委員普遍歡迎推出"積金易"平台的建議，以提高強積金制度的效率。有委員關注到，在推行"積金易"平台後，就任何違規行為判斷責任誰屬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如何在有關系統營運者與受託人之間釐定責任的相稱性。政府當局表示，根據擬議的"安全港"條文，如受託人違反《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或《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規例》法定規定的唯一原因，是因有關系統營運者執行其職責時過失所致，受託人可獲法定免責辯護。積金局會確保每宗涉嫌違規的個案均會經過全面及公正的調查和評審。就推行"積金易"平台的時間表，委員察悉，當局會與積金局及系統營運者制訂準則，釐定受託人遷移的先後次序，當中會考慮到受託人在遷移及運作風險等方面的準備情況。按照目前的開發計劃，當局預計受託人會由2023年起分批遷移至"積金易"平台，預期最快於2025年左右完成整個遷移過程。有委員要求政府當局說明如何確保"積金易"平台在推行5年間數碼使用率可達90%的目標，使計劃成員所支付的行政費得以降低30%。

如承辦商未能令使用率達到預期目標，必須承擔合約補償及後果。有委員詢問，在推行"積金易"平台後，強積金計劃的其他費用會否有下調空間。政府當局表示，"積金易"平台把計劃管理工作標準化、精簡化和自動化，以降低強積金制度的行政成本。與計劃行政費相比，投資管理費在各個投資基金或產品之間有較大差異，難以估計是否有下調空間。政府當局亦指出，在推行"積金易"平台後，新的受託人無需再開發本身的電子管理系統，這將會消除進入強積金市場的障礙，為強積金市場帶來更多競爭。部分委員亦關注到，政府當局計劃把預設投資策略下有關成分基金的管理費法定上限的檢討，押後至"積金易"平台全面運作後才進行。委員指出，鑒於預設投資策略下成分基金的淨資產值按年增長強勁，應該可達到成本大幅減省，因此理應及早檢討法定管理費的實際上限。

此外，待所有強積金受託人及其計劃於2025年左右遷移至"積金易"平台後，便會有詳盡的資料，顯示因節省計劃行政成本而令每個預設投資策略下的成分基金管理費減少的幅度，屆時政府就調整法定管理費上限進行檢討更為合適。政府計劃撥款2億1,000萬元鼓勵受託人盡早加入"積金易"平台。

委員察悉，擬議附表12並未有指明任何這類其他職能。政府當局表示，上述擬議條文旨在給予靈活性，使"積金易"平台可獲賦予或獲指派一些未必屬於計劃管理職能範圍的新職能。日後在擬議附表12指明新職能時，政府當局會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制定附屬法例。因應陸頌雄議員的提議，政府當局提出修正案，訂明受託人每年要向計劃成員提供的周年權益報表，須載有最近期基金開支比率，以及年率化回報、累計回報、最近年度基金管理費和其他所有費用及收費的金額和百分比。委員支持有關修正案。委員亦對當局為更清晰反映《條例草案》的政策原意而提出的修正案並無異議。主席，以下是我對《條例草案》的一些意見。

強積金的三大改革方向各有不同，不過，大家只要細心一看，這三大改革的核心目標只有一個，就是要降低強積金的收費、增加強積金的回報。

毫無疑問，強積金成立以來，一直都因為"收費高、回報低"而為廣大僱員及社會各界所詬病。

因此，即使現時強積金的平均收費下跌至1.44%，但強積金的總收費已經高達175億元——是每年175億元——對全港數百萬名僱員及僱主而言都是巨大的負擔，而受託人的收益是相當可觀的。目前，強積金的平均收費中以行政費的比率最高，為0.58%，因此，今次的"積金易"平台旨在令行政費大幅下降。當局表示，"積金易"平台於2025年全面運作後，強積金的行政費會由現時的0.58%下降至0.28%，當局預計在2023年至2032年累計節省的行政成本介乎300億元至400億元，無疑對強積金收費過高的問題對症下藥。儘管如此，我強調仍有改善的空間，但這個做法是絕對值得支持的。當然，這次透過"積金易"平台壓低強積金收費是完善強積金制度的重要一步，但這不應是唯一一步，甚至最後一步。積金局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亦需要進一步改善及優化強積金制度，進一步減低強積金收費及提高強積金回報，從而令全港數百萬名僱員的退休生活能夠更有保障。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及相關的修訂。

主席，我不知道是誤解抑或其他原因，不少香港市民對於強制性公積金都是沒甚麼好感，覺得強積金很多時候都是蝕多賺少、行政費又很高、透明度又低，對提供退休保障的幫助有限。雖然強積金公司及強積金計劃的選擇看似很多，但基本上都是要迫人投資、迫市民將退休金交給基金經理投資，變得沒甚麼選擇，必須支付行政費用，而費用亦都讓很多人感覺相當高，但又沒有最低回報率的保證。因此，強積金又被部分市民稱為"強迫金"。

政府近年已經推行多方面改革，提升強積金的透明度、靈活性及競爭性，藉此降低收費水平及改善整體回報。今天恢復二讀的《2021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草案》，目的是為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新設的"積金易"電子平台提供法律基礎。該平台有助進一步提高強積金的透明度，使市民可以更簡單快捷地查閱、比較及轉換不同的強積金計劃。對於有關措施，我是支持的，但認為仍然做得不夠，尤其是增加市民的選擇方面。當然，最重要就是要他們理解修例為他們帶來的好處。政府早前表示正研究在供款人年滿65歲，即合資格一筆過提取所有強積金結餘之後，鼓勵他們將有關款額轉為可以帶來每個月穩定收入的年金。政府的有關想法是有其道理，我亦覺得是有前瞻性的。但很可惜，正如很多其他用意良好的政策及建議一樣，特區官員發放的信息含糊不清，被人歪曲了又遲遲不去澄清。就此，網上很快瘋傳，指政府不只迫市民在退休前供強積金，連退休後都迫人買年金，有人甚至說政府其實是想阻止人移民，所以想方法不讓市民提取強積金。政府最近已經澄清了，但我覺得效果都是相當一般，仍然有很多人誤解。如果《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在"積金易"平台正式投入運作之後，我真的希望政府與積金局可以加強宣傳、"貼地"地做、教"打工仔"如何運用、善用有關平台，積極管理好自己的強積金戶口，以及認識不同的強積金計劃。除了近年推出的預設投資策略，即收費及風險都較低的"懶人強積金計劃"之外，是否還可以提供其他收費更低，甚至完全免費的供款及投資選擇呢？例如，有不少人提過可否把供款放入外匯基金，交給香港金融管理局做投資呢？市民自行購買延期年金，以至國家發行的債券，是否都可以視作供了強積金呢？我知道許局長昨天表示會研究放寬強積金，容許投資國債及政策性銀行債券。有些市民就問，可否讓"打工仔"直接用強積金買國債，從而可以減低他們支付的管理費呢？我真的希望政府或局長可以認真考慮，避免強積金繼續被人污名化。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二讀及三讀。

主席，隨着香港人平均壽命不斷延長，香港即將踏入超高齡化社會。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或市民面對的挑戰，除了改善醫療系統和長者照顧，如何讓市民做好退休保障亦是令市民及政府十分頭痛的問題。政府一直強調，強積金制度是港人退休保障其中一條重要支柱，但正如其他同事所說，很不幸地自從2000年12月實施以來，如果在街上問市民普遍對強積金的態度，其實也是負面居多。很多市民依然認為強積金"收費高、回報低"，有些更認為是"強迫金"，本會的謝偉俊議員也經常提出這些觀點。所以，當羅致光局長早前接受訪問時，提到下屆政府處理取消強積金對沖之後，應加強與公共年金的配合，包括是否要強制或自願將強積金轉移為公共年金。雖然政府稍後已經多番澄清不會強迫，但我想再次告訴局長，其實社會的迴響十分大，我接獲的WhatsApp數目和市民查詢，真的有很大意見，一方面是市民不接受強制，另一方面也必須承認和反思，市民依然對強積金抱有不滿。主席，經過了20年的運作，強積金已累積到一定規模。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6月份數字，總資產淨值已達到12,214億元。在規模效益下，加上"積金易"平台，其實無論在收費以至方便用戶方面，仍有改善的空間，我要求並希望局方繼續推動強積金改革，追上時代，特別是拉近與市民實質期望的距離。主席，為何市民對強積金印象差呢？事實上，除了因為強積金推出時的回報低之外，我認為實在與積金局過去的工作守舊因循有一定關係。如何可以改善強積金的形象呢？我認為積金局責無旁貸。主席，我說的不是現在，其實劉主席也相當積極，他經常和我溝通，但總結過去積金局的工作，正如陳健波議員所說，沒有在解說強積金的道理方面下工夫。其實強積金的道理十分簡單，便是"雪球效應"。具體來說，就是透過每月供款，即所謂的"定投"，將效益不斷擴大。我簡單舉個例子，一名年輕人月入2萬元，加上僱主的供款，一年便有24,000元，以30年平均計算，合共供款只有72萬元，是不夠退休的。如果不理解這個雪球效應或長期投資的基本理論，因害怕輸而選擇保守基金、債券基金，特別是現在量化寬鬆，大家也知道肯定會蝕的，連通脹也追不上，但我不見積金局有宣傳這些信息。其實只要市民做一下功課，找到一個每年回報有5%的基金，30年後72萬元可以變成134萬元。

其實我經常跟陳健波議員溝通，亦曾回去認真做功課，發覺不少基金過去真的有這種回報，只不過市民不理解。懂得或者掌握這些基本理財哲學的市民，我相信其強積金回報是OK的。但是，正正因為這是全港的措施，很多"打工仔"十分害怕，亦受到最初強積金回報低或虧本的感覺所影響，所以經常揀選一些保守基金或債券基金，導致我認為是"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情況。所以，如何讓市民掌握正確的理財觀念呢？

我希望除了引入"積金易"平台外，積金局在推動工作上確實要加把勁，不一定要由自己做，我明白叫市民買股票和基金其實是有風險的，大家也不想開口，擔心日後若有虧損時怎辦，但一些正確的理財觀念可以交由專業人士負責，積金局其實是有責任進行這方面的工作，但不幸地我認為積金局過去在這方面的工作並不足夠。另一方面，雖然批評了積金局，但我也要讚賞它，過去有兩項措施我認為是好事，而且需要多加宣傳。坦白說，無論怎樣做都總會有一批市民——因為這是全民的措施——沒有時間留意強積金，或認為比較複雜不想看，因為那麼多基金其實是不容易看的。因此，預設投資策略便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如何讓市民明白到在一個已經調至相當低的收費下仍然會有合理回報，這也是積金局要做的。另外，就是"半自由行"，雖然我批評"半自由行"走得太慢，應該要"全自由行"才可以加強競爭，大家亦明顯看到在"半自由行"下，受託人其實是積極了很多的，轉換基金的使用者也有增加，但政治考慮或政治現實便是這樣，我希望政府在推行"全自由行"的工作上可以再加把勁。我想提出的另一點是，其實積金局現時仍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例如如何令市民可以更加掌握信息，積金局其實是有很大責任的。局長，我有一個親身經歷：因為我之前也沒有時間管理自己的強積金戶口，後來為了親身了解，我才發現原來自己有兩個強積金戶口，而當我想透過強積金平台了解戶口有多少錢時，發現強積金戶口內原來是沒有這些信息的，只告訴我向個別受託人了解和查詢。

我發言支持《2021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旨在為"積金易"平台，即eMPF提供法律基礎，看起來好像是技術性修訂，所以，社會上的討論和關注的而且確不多。但是，我在這裏也呼籲市民，真的要關心這項法例修訂，對於強制性公積金的發展有甚麼意義呢？我認為這次修訂不止是技術性修訂，也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修訂，因為可以排除很多過去阻礙強積金改革的不利因素。時至今日，香港的退休問題越來越令大家頭痛。現時香港的退休保障主要有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長者生活津貼、強積金，以及個人的儲蓄和投資，還沒有一個勞資官三方供款的制度，即香港工會聯合會倡議的一個綜合性退休保障制度。所以，一方面，我們繼續爭取，希望有一個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但另一方面，對於現時的制度，特別是強積金的制度是要進行改革。強積金其實在市民心中的印象真的很一般，工聯會過去總結了"七宗罪"：對沖機制損害權益、政府無力打擊拖欠供款、受託人漏報"無皇管"、帳戶管理難查閱、收取管理費欠透明、收費高，以及回報無保證。

我們落區也有做一些關於強積金的推廣，找一些熟識理財的人士教市民如何作出理性的強積金投資。但是，這次的修訂，我想說的是有何特別的意義呢？

將來不行了，要逐個客call，逐個客拉攏，自然便會透過競爭刺激回報和減低收費。還有一點很重要的是，在法案委員會中，其實我也提出兩項意見，有一項意見獲政府採納了，非常感謝。

這樣計劃成員往後便可作出比較，知悉在整體強積金計劃中，實際上被人收取了多少管理費呢？

這樣便會激發市場的競爭，從而推動受託人減低收費。另一項政府未有採納的意見，我們希望政府將來會推行，就是我們希望政府設立中央的"通脹加1%"的保證回報基金。我經常建議這項基金由香港金融管理局負責，因為外匯基金對於市民來說，雖然不是超高的回報，但勝在穩陣，平均每年有4%多的回報，對於接近退休的人士而言是很吸引的。很多人也說：我也想跟隨外匯基金投資。如果政府設計了這項基金，其實是類似"通脹加1%"的，那麼市民可以透過受託人購買這項基金。

所以，增加透明度的最大目的是能夠減低收費。每年可能相差零點幾個百分點的管理費，"少數怕長計"。主席，你很厲害的，是商界人士，一定明白當中的複式效應，數十年後投資回報的百分比便會相差甚遠。

我們要求積金局一定要監察這方面，如何將這0.38%節省回來的錢——因為政府要就建立eMPF系統作出投資——一定要全部回贈予計劃成員，一定要保證能做到此事，不要讓受託人"詐詐諦出蠱惑"。我希望能夠解決過去收費貴、回報沒有保證、資訊不透明的問題。去年，強積金總資產已突破1萬億元，現在的收費平均是1.45%，即中介、受託人每年賺取145億元，相當多，較10年前所賺取的增加接近1倍。所以，我很希望透過今次的改革，能夠大幅降低管理費，雖然在推出預設投資策略後已經降低，但我們現在要求再次降低，一降再降，從而提高投資回報。最後，我們再次促請政府盡快完成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的立法程序，下屆立法會開始時便立即提交法案，盡快完成。希望不論eMPF也好，或取消對沖機制也好，均能較現時的時間表提早完成，能夠快得多少，便快多少，因為每分每秒影響的都是"打工仔"的血汗錢。最後要做的是推動實施強積金"全自由行"，令計劃成員能夠有真正的選擇。

主席，我發言支持通過《2021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草案》。今次修訂主要是為強制性公積金引入一個名為"積金易"的電子平台，希望透過這個平台將不同受託人的行政平台標準化、精簡化和自動化，盡可能減少用紙及降低行政開支，從而達至降低強積金開支的目標。不過，對於政府未有藉今次修例的機會，進一步下調預設投資策略成分基金的收費，我感到有點遺憾，這亦未能回應普羅"打工仔"的訴求。預設投資策略成分基金即是大家俗稱的"懶人基金"，為一些不會主動調整投資策略的"打工仔"提供一個選擇，希望透過限制收費上限，從而讓"打工仔"得益。"懶人基金"於2017年4月推出，開支比率以0.95%為上限，當中管理費上限是0.75%。根據政府的數字顯示，截至今年3月底為止，在1,033萬個強積金帳戶之中，有246萬個帳戶已經選擇預設投資策略成分基金，所佔比例為23.8%，可見這個計劃亦頗受"打工仔"歡迎。

政府早前曾透露風聲，希望推出年金計劃，讓一些可以領回強積金的退休"打工仔"，將強積金轉為年金，讓他們可以繼續每個月有零用錢，退休後仍然"有糧出"。政府這個意願，我覺得是可行的，但要市民接受的話，我們要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要"打工仔"在退休後的強積金本錢足夠，令他們的年金收入足以應付他們大部分日子的經常開支，這個條件牽涉到現時強積金的回報率要夠高，以及其管理費要再調低，才有機會可以達成希望。事實上，當年政府曾經承諾會在預設投資策略成分基金運作3年後檢討收費水平，但今年已經是2021年，"積金易"平台已準備推出，政府卻提出要到2025年，當所有計劃也轉移到"積金易"平台後，才會進一步檢討"懶人基金"的收費水平。

另外，我想講一講政府撥款2億1,000萬元鼓勵受託人盡早加入"積金易"平台。法案委員會上有委員質疑這個做法，並指出部分較大型的受託人已經賺了20年，不應再獲得政府資助。政府曾經解釋提供資助的原因，而業界代表陳健波議員亦在法案委員會上解釋了業界支持政府撥款的看法。我也希望藉此機會以證券商的身份向局長反映，我們受監管機構嚴密監管，往往要因應新法例或在新監管要求下，更新自己的證券系統，很多時一些經營困難的券商都向我反映，業界既然要配合政府和監管要求，政府是否應該補貼一些額外的監管開支呢？

我相信讓市民大眾更容易獲取這些數據，有利於他們更主動管理其強積金帳戶。不過，我亦希望政府日後在"積金易"平台推出後，提供一些誘因，鼓勵市民整合自己不同的強積金帳戶，以降低其帳戶的行政開支，這樣才能達致政府建立這個新平台的原有目標。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通過《條例草案》及修正案。

事實上，這樣可以即時令管理費減低。但是，陳健波議員剛才提及，"打工仔"應該自行細心了解自己的投資內容。當然，如果有時間、有這些學識和見解，便可以很細心地研究，但老實說，大部分"打工仔"每天上班，可能是朝9晚7或晚8，哪裏還有時間坐下來細心研究自己的強積金正在投資哪些項目、哪些回報較高呢？這些百分百要靠受託人的專業建議和講解，但老實說，大家每年收到受託人的報告書，怎樣看也看不明白，有很多圖表和很多數字，哪些是投資回報高的呢？

所以，受託人必須多花一點時間講解給"打工仔"知道，但當然，我也明白，有數百萬名"打工仔"，如何逐一講解呢？可否把那些所謂推銷或每年匯報的文件再簡化呢？令人可以清晰地知道，基金的回報是多少、收費是多少。正如預設投資策略成分基金，真的相對簡單得多。

我相信現在可以即時減1%至2%，因為第一，簡單；第二，"積金易"平台已經把所有文書的數量減至最少。所以，這方面我覺得應該盡快處理，而不應多等4年；4年時間，老實說，如果每名"打工仔"節省0.1%或0.2%，那可能已是好幾萬元；整體來說，如果按整體"打工仔"在MPF的大基金池來計算，便已是數百萬元。另外，有些同事剛才提到，政府現時在這個平台所花的40多億元中，預留了2億1,000萬元用作資助受託人過渡時的費用。可是，我個人覺得，在2000年剛成立MPF這項計劃時，那時大家仍未賺到錢，仍在慢慢摸索，如果政府在那時候資助他們，是很合理的，因為他們未有盈利，還要投資一大段時間。

所以，我並不認同政府要付出這2億1,000萬元款項給這些受託人作為過渡的資助。對他們來說，款項分攤開來，每間所得到的可能只不過是數千萬元，相對168億元的管理費收入來說，數千萬元對於如此大型的受託人會有甚麼影響？

當然，那天在法案委員會，陳健波議員已解釋，原來有些大型受託人並不願意這樣做，因為他們覺得一旦做得快，便要自動快一點減低管理費，會"蝕底"；至於中小型受託人則可能願意去做，所以便有這些錢來吸引中小型受託人先行去做。可是，老實說，今天這項法例落實後，所有受託人必定要依從，是遲早的事。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點上，政府似乎是多花了錢，我覺得這是冤枉錢，是納稅人的錢。主席，雖然這些說話對一些受託人來說可能不中聽，不過我覺得整體對300多萬名"打工仔"來說，他們應該會認同這看法。所以，無論如何，我支持今天這項修例，因為最終可以令強積金的收費減低最少30%。

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草案》。
透過二讀，我也想討論一下，在強制性公積金經過多次的改善後，還有甚麼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帶頭改善。主席，今天是改革的年代，很多香港老大難的問題，以往我們認為不可以做到的，其實今天在完善選舉機制之後，立法會是有能力支持一些政府下定大決心、為民生的議案。我認為強積金的問題要分目標和過程。目標方面，我認為真的要研究它是否真的能解決香港300多萬名"打工仔"的退休問題；至於過程，便是我們現在一步一步正在做的過程。代理主席，我在大學時修讀的本科也是公共行政管理，我很喜歡其中一個學者的學說，也就是Charles LINDBLOM提到的漸進式改革。所以，我的基本原則是任何政府提出的政策如果可以達致漸進式的改變，我是會支持的。我不認為社會的改革要一步到位，你不能夠一步到位，我就要破壞你，我就拉倒，那麼社會其實是不可能改革的，又或者搞一些大動亂，最後全部人都會受罪。所以，這次我形容是漸進式改革的其中一部分。但是，是否止於此呢？絕對不可以。我今天也是作為"打工仔"，應該是從中高層的經驗說說強積金到今天應如何邁向改革的方向。當然，我認為行政費過高，大家認為積存的金額不足以退休，這些在坊間流傳了很長時間，我想立法會亦已經討論過很多次，所以甚至有議員提出要取消強積金制度。那麼是否可以一步到位呢？這個我認為可以進行討論，但過程是怎樣，我認為亦相當重要。每年當我收到強積金的statement時，其實看一看便會放在一旁，直到何時才會認真地看呢？一般便是有家人退休不懂得看，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錢，或者有些人臨近退休前的數年，真的要思考究竟MPF到時候如何計算，這是第一種情況。第二便是可能我們有時候有些地區辦事處有改變，那些同事要計算強積金的時候，你就會知道整個formula是如何計算。

其實真的不可能退休，除非這位"打工仔"在過程中懂得儲錢，然後可以"上樓"，否則便是可能交租一年便已經用完。這是要求我提供意見的不少朋友的真實情況。所以，行政費過高是否唯一的問題？這不是唯一的問題，但這絕對是要繼續改善的問題，局長。在你們推出了多次......亦有"半自由行"、"懶人基金"等——"懶人基金"可能很適合我們這類真的忙得不會去看的人——鍾國斌議員說得很對，其實沒有人會看那疊文件，有那麼多chart。我想在這裏的，除了李慧琼議員和陳健波議員，他們建議市民好好的看，不要只投資在儲蓄。

我已經是一個大律師，但我也不是經常會如此小心地看那些表和究竟有多少風險。為了今日的發言，我曾諮詢一些我認為是中低層的僱員。

發生一次"金融海嘯"之後，人們又會全部傾向投資一些十分保險的產品或全部轉到一些真真正正的債券，因為他們害怕，害怕連一毫子都輸掉。

我曾幫助一位香港城市大學的同事，他在退休的時候想知道他究竟有多少錢，我甚至要替他致電查詢，走了很多步才知道他最後大概可以有多少錢。

有些人平時工作很忙，但他退休時同樣需要強積金。他其實應該做更明智的投資選擇，包括當局已經提供了"半自由行"等。是否可以免費幫助他們，使他們不用去問一些專業的人士呢？其實人真的很懶，大家真的不到退休就不會想，尤其是有穩定工作的人。即使是醫生，很多醫生在雷曼事件都"中招"。即使一些議員同事的家人都"中招"，損失幾百萬元退休金或甚麼的，因為他們自己是專業人士，已經很專注工作、很忙。

第二，始終都要說目標，我認為如果是保留強積金的話，政府應該有一個志向，是否應參考新加坡般，一步一步的做到一個中央強積金，把行政費用減到更低？而且幫助市民管理和轉換投資的時候是無私的，不會收取很多行政費。現時的行政費是huge，其實是投資管理費。當然，我們知道每樣東西轉變的時候都會影響很多行業或一個行業，所以我不是說要一步到位，而是在演變的過程中可否有這個目標，而當中也可以再diversify那些在這行業工作的人，將來如果這改變可能會減少一些職位，中央強積金計劃又會增加甚麼職級呢？代理主席，我希望有目標地發展退休的保障。

代理主席，承接梁美芬議員剛才說繼續發展我們的退休保障，MPF本身就是一個退休保障。這個是肯定的，我在此亦都特別讚賞香港金融服務行業內的27萬名成員，當中有保險、銀行體系、股票、基金，亦都有這個MPF管理。

以香港的經濟實力來說，局長，我認同這個是我們的強項，我們應該要做得更好。今天這項修訂條例草案，是希望我們事半功倍，亦做到成效高而成本減低。這個目標是正確的。

我承接梁美芬議員所說，要精益求精，在多元方面來說投資，不斷探索。我們香港是要"食腦"，還要早人一步，就會目標達到。所以，我們現時的金融服務中心，更加需要有一種大膽思維，批判時不單是批判，同時也要提出積極的進言。

從數字上，我們可說是合格，但是距離滿足水平，還有很遠很遠的距離。我上次在不同場合，亦都在立法會與局長分享，一不留神......

可是，我在本會上已經提倡了很久，就是要活化強積金，我的錢由我使用、由我決定。如果我有100萬元，一年只拿出2萬元的premium是否很過癮呢？

在香港27萬個相關職位當中，有13萬人從事保險業，為何我們不把這些環環相扣，把每件事情連結得更加精密呢？我們應該可以的，我不是這個專科，但我看到它們的文件，它們的文件是做得很出色。我經常說，能夠參與立法會是一個很榮幸的機會，能夠為大眾服務。在立法會中，亦得到政府與我們緊密地以合夥人般，夥伴式地一起肩並肩為市民服務，而非把這個地方作為"馬騮戲"、看馬戲的地方，是像馬戲團般。只要我們一起做，不論老少也是咸宜的，只要用心做，與局方交流，它們現時也快捷了很多。所以，我要在此由衷讚揚局方不斷大膽嘗試和創新，但我覺得亦可以繼續鼓勵它們，即使不是以光速，最低限度也是以聲速、超聲速地為我們的市民服務。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修正案，但同時亦鼓勵局方要在這方面更加拆牆鬆綁，以新思維為市民服務，多謝。

代理主席，我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黃定光議員、各位委員，以及立法會秘書處和法律顧問的努力，令《2021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得以順利完成，今日可以恢復二讀。我亦感謝業界在過程中提出很多意見。《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藉修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及相關法例，為"積金易"平台的推展提供穩健的法律基礎。"積金易"平台將現時分散於不同強制性公積金受託人的計劃管理工作集中處理，透過把程序標準化、精簡化和自動化，並在規模經濟效益和數碼化的帶動下，提升強積金制度的運作效益和成本效益，從而創造減費空間及更佳的用戶體驗。作為金融界一項重要的基礎建設，"積金易"平台將以非牟利及收回成本的原則運作，透過"一站式"的用戶介面及操作平台，為強積金計劃成員、僱主、自僱人士及業界帶來多方面實質及持久的裨益。

首先是訂明"積金易"平台的運作框架和強制使用。我們將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指定"積金易"平台為註冊強積金計劃核准受託人必須使用的系統，以履行其計劃管理職能。我們亦將於公告中訂明各個受託人和相關強積金計劃開始使用"積金易"平台的日期，確保目前27個由13個受託人管理的強積金計劃能有序遷移至"積金易"平台。第二方面是制訂有關"積金易"平台的收費管控。"積金易"平台所減省下來的一分一毫在點滴累積及長期滾存下，對計劃成員的儲蓄增值均非常重要。因此，我們會確保減省的成本可直接轉移予計劃成員，我們建議在"積金易"平台推行後，實施兩項法定規定：一規定受託人未來不得收取高於"積金易"平台收費的計劃行政費，以便減省的成本，即現時受託人向計劃成員收取的行政費與日後較現時低的平台收費的差額，會"直接轉移"予計劃成員，讓其受惠；二規定減省的成本要全數反映在強積金基金的整體開支比率上，確保整體收費有相應幅度的減幅。《條例草案》第三個重點是有關不同執行單位的角色和責任。根據《條例草案》的條文，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將負責監督"積金易"平台及積金易平台有限公司的運作；平台公司作為積金局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及《條例草案》中的"指明實體"及"系統營運者"，將負責管理和營運"積金易"平台；至於受託人，則繼續對計劃成員肩負受信責任，以及須按公告要求必須使用"積金易"平台。目前積金局與受託人之間的監管關係並不會因"積金易"平台的運作而改變，至於平台公司與受託人的關係、責任和工作細節，則會詳列於由平台公司制訂及積金局批准的運作守則，以及平台公司與受託人簽訂的營運協議。積金局及平台公司將與業界磋商具體細節，包括落實各項收費管控及執法政策，以確定"積金易"平台得以順暢地過渡和運作。第四方面是精簡工作流程。隨着"積金易"平台的實施，受託人的計劃管理職能將會由平台統一執行。《強積金計劃條例》及相關附屬法例的一些現有條文將會作出修訂，以反映經"積金易"平台精簡或自動化的計劃管理工作，例如查核和計算供款、追討拖欠款項、轉移和提取累算權益，以及發出通知和文件等。最後是屬於其他項目方面的修訂，包括在檢討預設投資策略成分基金現行的開支上限後，把當中的實付開支法定上限由每年0.2%調低至0.1%、修訂有關積金局副主席的委任安排等。法案委員會經過3次會議後完成審議《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支持《條例草案》的政策目標及內容。我們亦已就委員提出的事項，包括積金局監督平台公司的權責、受託人的責任、平台運作後的減費空間等作出詳細說明。積金局作為平台公司的控權機構和唯一股東，將會負責監督子公司的工作，並須維持"積金易"平台的系統完整和有效運作，以及確保在發現重大問題時採取補救行動，包括向平台公司發出指示。平台公司本身的《組織章程》和企業管治守則載列其公共職能及權力，而公司的運作將由積金局、政府代表及不同業界專家組成及經財政司司長同意的董事局監督。積金局將維持其現有的監管角色，如平台公司發現涉嫌違反強積金法例或運作守則的情況，將轉交個案予積金局作跟進或調查。委員亦關注受託人的責任。受託人在"積金易"平台運作後仍須對其計劃成員肩負現行法律下的受信責任，並負責與管理強積金計劃有關的法定要求和刑責。考慮到日後計劃管理工作將由平台公司具體執行，《條例草案》包含了"安全港"條文，為受託人提供保障：如果受託人違反《強積金條例》或《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規例》等規定的唯一原因是因為系統營運者執行其職責時的過失所致，受託人可獲法定免責辯護，積金局亦不會對受託人施加罰款。積金局會根據既定的執法政策和程序，審視所有相關事實及情況，包括涉嫌違規的根本原因，以及受託人與系統營運者各自的參與程度，確保每宗個案均會經過全面及公正的調查和審核，才採取合適的執法行動。此外，不少議員都關注"積金易"平台實施後的減費幅度。

推行"積金易"平台後，我們估計以首兩年過渡期建議收取的30至40基點平台費計算，並實施有關平台收費的兩道關卡後，將可令平均行政費下跌約三成，整體基金開支比率則下跌一成多，當中俗稱"懶人基金"的預設投資策略成分基金亦包括在內。

"積金易"平台運作10年後可量化的累計節省成本總額預計達300億元至400億元，為計劃成員帶來實質好處，業界也可受惠於在提升運作效率及減輕行政和合規負擔方面的效益。今早都聽到很多位議員的意見。對於強積金的意見，包括負面的意見，我們是接受的。因為有負面意見才有進步的空間，有不同的聲音我們才能不斷去改善。看看今日的現況，其實我們在萬多億元的總資產中有超過三成半，即近4,400億元為扣除收費和費用後的淨投資回報，年率化回報達4.8%。當然，正如剛才多位議員所說，今次的改革是重要的，讓我們知道下一步，在此情況下怎樣進一步做得更加好、更加多。剛才都聽到另一個意見，就是如何讓投資者或強積金用戶有多些選擇。其實，正如剛才謝議員所指，我們最近也希望引入國債及政策性銀行的債券。另一方面，是如何可以令強積金用戶更加清楚其戶口內有甚麼，當中李議員、好幾位議員和陸議員也有很多個人的經歷，我自己亦有一些個人的經歷，所以今次我們在修訂中希望提升透明度及披露信息，令普通的"打工仔"可以更容易掌握這些信息，在日後運用或理解時也更清楚。就此方面，我們就強積金的工作是責無旁貸的，會繼續強化與市場溝通、與業界溝通，以及與市民溝通的工作，令大家對強積金的好處、強積金的用途及強積金的內容更清晰。另一個更長遠的，剛才陸議員亦有提到，為何政府不考慮設立一個保本並與通脹掛鈎，甚至是可以潛在能夠跑贏通脹的保證基金？

但是，目前我們的重中之重，最重要的目標，仍是先做好"積金易"平台。正如陸議員剛才所說，這是一個結構性的調整，亦是一個結構性的改革，令現時分散在10多個信託人的系統得以統一起來，讓我們日後在很多方面的變革或很多方面的工作得以繼續進行。另一方面，正如剛才鍾議員亦有提到，是他回應張議員的論點，即關於預設投資策略成分基金的情況。其實，預設投資策略成分基金同樣需要遵守現時新訂立的減費要求，因為其現時的管理費當中亦包括行政費，所以即使現時0.75%的管理費上限沒有減少，但其中行政費的部分也因現時訂立的兩個框架、兩個關卡而需要有所下調。所以，之後我們亦會留意"積金易"平台推出後的情況，檢視下一步有沒有需要將0.75%的管理費上限再作調整。為釐清政策原意及加強"積金易"平台的資訊透明度，政府將對《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當中包括我剛才介紹陸議員提出的建議。我會在稍後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詳加解釋。主席，"積金易"平台是強積金制度於2000年12月運作至今最重要的改革。平台將重塑目前強積金制度分散的計劃行政工作，並通過創新的數碼方案精簡和便利的行政流程和日常操作，以一站式、無紙化及以用家為本的理念，為所有持份者帶來更簡單、高效及便捷的強積金體驗，可望解決強積金制度多年來為人詬病的"高行政費及無效率"的情況。《條例草案》是推行"積金易"平台及完善強積金制度的一個主要里程碑，在法案委員會及眾多議員的支持下，我懇請立法會予以通過。在法案通過後，餘下來的就是在未來數年建構及引入平台的執行工作，包括需要把有關計劃管理工作集中於平台中央處理，並涉及400多萬計劃成員共超過1,000萬個戶口須按序轉移至平台的複雜操作。我們不會低估當中的困難及挑戰，但期望在積金局、平台公司、受託人及其他持份者的大力支持及配合下，一同攜手做好有關工作，為廣大市民特別是"打工仔"帶來禆益。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21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草案》，予以二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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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21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草案》。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委員已獲得通知，全體委員會會合併辯論各項條文及修正案。

第1至109條。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會動議修正案，旨在修正第1、19、34、54、72、101、102及104條，以及增補新訂的第64A條。就修正案詳情，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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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多次提到我的名字，我感到頗欣慰的是，政府積極回應勞工界的訴求，但我在這裏不敢邀功，因為事實上這是香港工會聯合會研究團隊的同事花了很多時間倡議和進行研究的。我在這裏特別鳴謝我的好兄弟鄧家彪，他在這項提議上進行了很多細緻的研究，令我得到很多啟發，由我和他一起擬訂。

當然，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認為最好是設有一個全面由三方供款的進一步退休計劃，但在未有設立以前，完善強積金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

此外，我希望積金局能加強宣傳，以及設立更多熱線、網上資訊，讓市民知道當他們不明白報表時可以如何詢問，讓他們可以更清楚他們的個人權益。透過那些數據資料，計劃成員便懂得選擇公司、基金內容、個人投資策略，令他們的投資回報得到最大化，為他們的退休生活作較好的準備。

主席，我們是支持這項修正案和支持陸頌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所以不要經常說商界不支持勞工界的議題。我覺得這項修正案做得比較好的是，可以將那些基金的開支比率、年率的回報、累計的回報、管理費和其他費用的百分比都列出來。這個正正是剛才所提及，過往那些基金寄給我們看的年報有很多圖表或者所謂他們的分析，很多時候"打工仔"都看不明白。如果仔細地把所有事情分拆，告訴大家有關比例多少或者費用多少，便會令大家都很清晰，即使要問，也懂得如何問。例如，如果我們現時基金的管理費是1.4%，即是整體來說平均1.4%。如果有"打工仔"收到年報，他被收取的費用只不過是1.2%，他可能很開心。

因此，這個改動絕對令"打工仔"知道他今年賺到多少或蝕了多少，或者基金為何要收取他那麼多，這便很清晰，起碼有數字，要問也懂得如何問。所以，主席，我們會支持這項修正案。
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如果沒有，我現在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再次發言。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講稿附錄所載沒有修正案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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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現在處理有修正案的條文。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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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現在處理新訂條文。
新訂的第64A條修訂第119條。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請動議二讀新訂條文。
主席，我動議二讀秘書剛讀出的新訂條文。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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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新訂的第64A條。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秘書已讀出的新訂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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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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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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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我動議《2021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21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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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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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21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草案》。

改革的主要措施包括：a賦權財匯局向會計師發出執業證書，以及為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法團和本地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註冊；b擴大財匯局現時對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的查察、調查和紀律處分權力，以涵蓋執業單位和會計師；以及c擴大財匯局對會計師公會的監督權力。法案委員會舉行了4次會議，並邀請各界提交書面意見。委員普遍支持《條例草案》。就會財局在新制度下的角色，法案委員會認為局方除了加強規管工作外，亦應有推動會計專業發展的職責，包括為業界爭取發展機遇及提供持續專業進修培訓課程。政府當局解釋，會財局會透過有效規管，發揮推動行業發展的作用，並會隨着職能擴大，對會計專業的發展有更大的影響力。因應法案委員會的意見，政府將提出修正案，在《條例》第9條明確訂明會財局在促進並支援會計專業發展方面的職能。政府當局亦表示會與會財局探討如何增強該局在培訓更多專業人才、強化持續專業進修、加強專業商機資訊流通，以及提升專業水平和競爭力等方面的工作，以配合會計專業未來的發展趨勢。為加強保障服務使用者，部分委員促請會財局加緊工作，禁止個別人士或公司使用若干稱謂，試圖誤導公眾相信他們是獲會計師公會註冊的會計師或執業單位，並協助業界打擊假冒會計師的問題。政府當局表示，打擊誤導性稱謂的立法建議過去曾引起不同持份者的關注，政府承諾與會財局及會計專業團體探討如何改善有關情況，包括應否和如何修訂相關法例，並於明年向財經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工作的進展。就會財局的經費安排，法案委員會察悉，會計專業關注未來就發出會計師執業證書和為會計師事務所及執業法團註冊所收取的費用會否大幅增加。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承諾會財局在落實改革之後的一段時間內，把上述的收費維持於會計師公會現時收取的水平，以及政府會向會財局注入額外種子資金，協助該局過渡至新制度。政府當局表示，會財局計劃將在新制度實施首年豁免收取發出會計執業證書和為會計師事務所及執業法團註冊的費用，並在其後數年將費用凍結在不高於會計師公會現正收取的相關費用水平，藉此協助會計專業適應新制度。會財局將運用政府於2019年提供的4億元種子資金的餘額，應付因豁免及凍結申請費用可能出現的收支失衡情況。政府亦會密切留意會財局的財政狀況，並在必要時考慮不同方案，包括注入額外資金，以確保該局財政健全。由於改革主要涉及規管沒有進行公眾利益實體項目的執業單位和會計師，而財匯局現時的徵費收入主要來自證券交易及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的徵費，部分委員關注日後會財局的開支會否出現互相補貼的情況。政府當局強調，會財局在處理因執行規管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及其他執業單位和會計師所帶來的收入及開支時，會以用者自付原則進行規劃，避免出現不合情理的互相補貼情況。會財局年度財政預算須呈交財政司司長批准，政府會確保會財局嚴格控制開支和善用資源。就會財局將如何行使針對會計師失當行為而施加罰款，法案委員會察悉，部分會計專業團體關注，針對會計師失當行為的50萬元擬議最高罰款會否在新制度實施後大幅提高。此外，擬議修訂的《條例》第37H條規定，會財局須在已顧及已在憲報刊登的相關罰款指引，才可行使施加罰款的權力。

正是由於茲事體大，故此修例要順利通過並且實施，是必需爭取會計業界的支持，這是必需的一步。在這次的法案審議工作當中，我就發現了一個良性的行政立法互動模式，是可以有效而暢順地完成這一項複雜法案的審議工作。可以說，我認為這是行政立法機關一次良性互動的示範。我作為法案委員會主席，我留意到在今次的審議過程當中，好像李慧琼議員，她一方面是法案委員會的委員，另一方面，她也是會計業界別的持份者。這一個雙重身份，其實令她可以在議會與業界之間擔當一個橋樑的角色。事實上，我也看到李議員不辱使命，在這個審議過程當中，她非常頻繁、頻密地與會計業的代表接觸、溝通，然後透過在會議上向有關當局提問，以及不斷致函當局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充分反映業界的意見和疑慮，爭取當局清楚解釋，甚至是接納修訂。另一方面，我亦看到財庫局的官員也沒有輕視議員的意見，或者忽略業界的聲音，願意吸納並且提出相應的修正案。這一次業界、議會、官員3方面的協商，其實標誌着民間、立法、行政之間良性互動的典範。在此，我亦要讚揚財庫局的官員，他們摒除了長官意志，願意虛心聆聽，吸納法案委員會委員反映的民意，在官方的修正案當中涵蓋了業界的聲音，成功爭取會計界的支持，令這項《條例草案》得以順利恢復二讀辯論，我亦估計應該可以獲支持通過。我認為政府今次推動法案的工作，亦可以說將來也應該參考這一次的做法，作為一個範例。行政機關在審議過程當中，透過吸納由立法機關反映持份者的意見，以完善相關的法案，從而達致真正的良政善治。至於第二個突破，就是特區政府在專業界別的規管方面更有擔當。正如我剛才所說，今次的法案擴大了財匯局的權力，提升會計專業規管制度的獨立性和公平性，符合國際會計專業規管的大趨勢，長遠能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今次政府就會計行業提出的修訂，是從專業發展的角度出發，同時也排除了過去我們經常看到政治介入專業團體管治架構的選舉，甚至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騎劫專業團體為政治服務的企圖。所以，我支持這項法案。

政府當局強調今次有關會計行業的監管改革，將規管權力賦予獨立於業界的財務匯報局)，目的是要確保公正持平，是國際會計專業的規管大趨勢。而且，這項改革採用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自財匯局成立時，已有相關的計劃，政府亦已完成大量的諮詢工作。當然，會計業界曾表達一些憂慮，但經過政府的解說後，我留意到法案委員會的委員普遍支持《條例草案》。事實上，財匯局目前的功能只是監管香港上市公司的核數師，其他核數師則由香港會計師公會監察。相信政府希望財匯局可以取得國際上獨立審計監管機構組織的資格，該局屬獨立機構，要全面參與會計行業的監管，才有機會獲得國際承認本港的相關監管制度。現時全球有很多先進經濟體均屬於國際獨立審計監管組織的成員，包括紐約、倫敦、東京、法蘭克福、盧森堡丶巴黎、新加坡及悉尼等，但香港仍未符合資格，仍然無法令該等地區承認我們的核數制度。這次改革賦權財匯局向會計師發出執業證書及處理會計師事務所的法團註冊；擴大財匯局對核數師的查察、調查和紀律處分的權力；以及擴大財匯局的監督權力，以涵蓋會計師公會原有的職能，包括考試、資格互認、持續發展要求和培訓等，將向取得國際認可邁出重要一步。對於《條例草案》，我關注其過渡安排及擬議改革的實施細節，由於主體法例沒有清晰表明法例的生效日期及細節，要待明年政府提交附屬法例時才能明確，在審議時，委員曾經要求當局提供條例生效的總體時間表，包括新制度開始實施的大概日期，以及規管權力由會計師公會轉移至會財局的過渡安排等。當局解釋將盡快在明年向立法會提交相關附屬法例，財匯局現時制訂指引和處理其他行政工作後，會與會計師公會制訂合作機制。待該等籌備工作均完成後，新制度方會正式開始實施。此外，我亦曾在會議上提問，將來由會財局向會計師發出執業證書，須符合"適當人選"的準則才能發牌和續牌，但原法例並無提及由何方釐定準則，當時條文亦沒有清晰賦權會財局訂定會計師持續發展要求的內容，包括考核測驗標準及持續專業進修的時數等。這些疑問，幸好當局後來在會議上均已逐一澄清。對於會財局擴權的建議，我亦留意到外間有很多良性建議，當中莊太量教授的—篇文章很有見地，首先，他認為財匯局應該改名為"核數師監管委員會"，簡單易明地顯示其功能。相對於現時改名為會財局，他的建議似乎更加貼地。其次是財政安排，現時基於用者自付原則，會財局的資金來源是證監會、會計師公會、港交所和公司註冊處。莊教授認為，作為一個監管機構，沒理由向被監管的對象收取資金，擔心存在角色衝突，建議直接由政府撥款。就此，我在法案委員會上也曾提出類似觀點，就是向被監管的對象收取罰款是否適當。可是，以銀行業而言，金管局也同樣向銀行收取監管費用，所以我知道是難以動搖現時這個機制。他亦提出了有關非本地核數師的監管問題。會財局將來如果具備國際認可資格，可以與其他同樣具備資格的國家互簽協議，互相監察。可是，如果內地公司在香港上市，則會由內地核數師負責，這樣會財局便會難以監察，不論是由會計師公會或會財局負責，都同樣難以監管內地核數師。所以，希望會財局首先取得國際資格，其後，長遠而言應考慮加強內地與香港兩地的互相監察。此外，前會計界立法會代表梁繼昌先生也在報章上發表建議，他提出了數點，包括：在會計師公會的大部分調查和紀律職能歸入會財局的過渡階段，應該研究成立—個工作組，確保順利過渡和無縫交接；會財局未來的監管方式應該提高行業標準和保護公眾利益，會計行業不應處於比以前更加繁重和敵對的監管環境中；最後，他指出現時會計師公會的調查人員有充足的相關經驗，呼籲會財局在招聘時應予以考慮。上述兩位的觀點，我覺得也有值得參考之處，雖然有部分已在會議上討論過，但我想再次呼籲政府聆聽和考慮。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近年越來越多人批評香港產業過分單一，以及過分集中於金融業和地產業，應該朝向產業更多元化發展，這一點我完全認同。國家的"十四五"規劃亦強調中央支持香港發展創新科技及文化藝術產業等，特區政府應當積極配合，把握機遇。不過，相信大家也注意到，"十四五"規劃提到香港的優勢地位，排第一位的始終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規劃綱要首先強調的亦是如何強化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早前在疫情最嚴峻的時候，撐住香港經濟和政府稅收的亦是金融業。近年美國打壓中國經濟和科技發展，留難在當地上市及投資的內地企業，香港的金融市場和集資能力就顯得更為重要。主席，今天恢復二讀的《2021年財務匯報局條例草案》，目的就是配合國際上的會計專業規管趨勢，加強香港在公司核數和財務匯報等方面，以及與金融相關專業服務的獨立性和認受性，從而鞏固及提升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對此我當然予以支持。《條例草案》的主要內容是將向會計師發出執業證書、為會計師行業執業單位進行註冊，以及相關的專業監管、調査和紀律聆訊的工作，由現時的香港會計師公會轉移至由財務匯報局負責；而財匯局在完成權力轉移後，會易名為"會計及財務匯報局"。有人或會質疑，會計師公會是歷史悠久的專業團體，一直奉行自我監管制度，其理事會成員是由業內專業會員投票選出；反觀會財局的成員大多數是由政府委任，亦未必來自會計專業，質疑政府今次修例是否要削走會計師公會的權力，破壞專業自主，是民主倒退和存在政治目的。其實，政府已多次解釋，為會計專業進行獨立規管是國際大趨勢，而且這個趨勢源自經常口說民主自由的西方國家，主因是有關國家在多年前爆出數宗轟動國際，並幾乎引發全球金融危機的會計核數醜聞，迫令有關當局決心大幅改革當地的會計及核數專業，引入獨立的發牌和監管制度。

其他有關《條例草案》內容的討論均比較技術性和實務性，包括會財局的經費來源和收費水平、會計執業證書的申請和續期安排、進行調查和紀律聆訊的程序，以及會否趁機調整相關罪行和專業失德行為的罰則等。我在此也無謂班門弄斧，留待本會的會計、金融及法律專家評論。我最後想說的是會財局在推動業界發展的角色。在《條例草案》審議期間，不少會計界人士和企業都向法案委員會反映，認為將來的會財局不應只是管人、罰人，而忽略促進業界發展方面的工作。

事實上，我在過去數年也一直強調，政府和不同的專業團體除了要做好作為監管者的把關工作，亦要更積極及主動地扮演促成者和推廣者的角色，尤其是在把握"十四五"規劃和大灣區機遇方面，如果缺乏政府和相關法定機構的協助，單靠專業團體和個別私人公司去做，實在難以取得顯著及持續的成果。我希望相關部門及團體再加倍努力，協助香港的專業服務業加快落戶前海和進軍大灣區。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我發言支持《2021年財務匯報局條例草案》。首先，《條例草案》是關於會計專業的規管，由本來的行業自我規管轉變成為政府規管。

我在此特別多謝法案委員會主席張國鈞議員，其實法案本身並不簡單，我形容是一次比較複雜的修改法例工作，但主席也相當有效率地主持會議。當然，參與這個法案委員會的其他同事，也十分專心地處理法案，我特別多謝李慧琼議員，她作為會計師，提供了很多業界很好的意見。我、李慧琼議員和民建聯工商專業委員會在9月23日致函政府，政府就我們數項意見作了信件回覆，在今天的立法會工作紀錄也可看到。

第一，在法案委員會討論過程中，業界也相當強調將來過渡至由新部門規管業界時，向業界收費的問題。其實，局長和同事可能已聽過我們說了很多次，希望收費不要變成太過向業界"開刀"，即不斷增加收費。

政府亦有回覆表示，正積極考慮我們這個想法，不過我希望局長稍後回應時，可以明確告訴我們，相關收費是否數年都可以不增加，以免對業界造成收費的負擔，政府可能自行出錢處理未來相關的運作。

第二，未來規管的業界涉及一些非上市公司，《條例草案》會規管的一些會計專業的核數服務涉及非上市公司，即一般的私人公司，其實當中並沒有牽涉公眾利益。如果是一間上市公司，當然會有公眾股東，會涉及公眾利益，但如果完全是非上市公司，是私人公司，其實當中沒有牽涉公眾利益。

如果根本沒有涉及公眾利益，標準便不應該一樣，如果把標準拉至一樣的時候，業界會覺得有點矯枉過正。所以，在法案委員會上，我們曾多番討論。就現在說的罰則，或對於這些非上市公司，即私人機構的專業核數的相關規管而言，如果有任何違規或專業失德的情況，便會罰款50萬元。

盡量不要做到矯枉過正，很多會計業界的朋友已經反映，他們做的純粹是非上市公司的私人機構的核數，老實說，現時已不是容易做的生意，他們的生存亦非那麼簡單。但問題是，如果你們以矯枉過正的態度去處理，會令他們的生存空間受到很大窒礙。這是第二點的一個重點問題。

這亦帶出我另一個觀點，在法案委員會，我們亦不斷提及，將來局方的角色，即將來改名後的會計及財務匯報局，除了規管業界，亦有責任帶領業界的發展，帶領行業的發展，幫他們找一些契機。我覺得這一點都是希望局方能夠明確說出你們的思路及應對。最後一點，我們覺得在發展會計專業的過程中，都希望局方留意到，其實在法案委員會裏或我們接觸到的業界都告訴我們，其實現時會計專業這個範疇在香港來說，特別對很多中小企來說，生存空間都越來越小，現時生意真的不容易做。希望局方能夠聽到，將來有了會財局，都特別去想想如何可以幫助特別是一些中小企的會計專業服務單位，幫助他們可以在行業內有一個適當的生存空間，關顧到他們的需要。總體而言，我們覺得今次修改法例，政府作為一個有擔當的角色去做規管，與國際的大趨勢接軌，將來鞏固整個專業水平或協助行業發展，這個理念我認為都是對的。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後續過程中考慮到會計業界的實際情況，包括在諮詢方面，將來你們會有一個法定諮詢委員會，局長都聽過我們說過很多次，將來你們找人進入這個諮詢架構，不應局限於非業內人士，亦應該找一些真正在會計業界業內的人士加入法定諮詢委員會，才能真的聽到業界的聲音。否則，很多時在處理很多問題的時候，如果他們並不理解業界真正的情況，就會出現一些不太理想的情況。業界每日操作的實際情況，都需要局方聽到。所以，未來法定諮詢委員會成員的構成，一定要考慮加入真正的業內人士，這亦是在整個法案委員會的討論過程中，不少同事及很多會計業界人士向我們反映，希望局方聽到。我希望局方稍後作出明確的回應。

主席，首先我要申報我是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亦是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的顧問。我本人從事上市實體審計相關工作多年。主席，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的監管制度要與世界其他金融中心接軌，以提升和維護香港在投資者眼中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2021年財務匯報局條例草案》的修訂方向其實是朝此前進，讓香港監管會計專業進一步與其他國際金融中心接軌，大方向值得支持。《條例草案》公布後，其實業界非常關心。我和周浩鼎議員多次與業界溝通，他們就《條例草案》的修訂已多次向我們致函，並與我們多次會面和討論，並在法案委員會提出了不少意見。我作為業界的一分子，我有責任在法案委員會內反映業界的意見和關注。正如法案委員會主席張國鈞議員剛才提到，我亦感謝局方今次在審議過程中，其實也有考慮業界的意見，我形容是"有商有量"的過程，我以至其他委員提出的不少意見，局方都正視及積極回應。首先，說到未來的會計及財務匯報局的角色及定位，過去業界感覺財務匯報局只是監管，即監管再監管，沒有推動行業發展的角色。我認為未來整個政府，不單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其實所有的機構除了監管外，在某程度上應該幫助推動業界發展。

所以，關心這件事的業界可以"追"政府，他們應承了，我也相信政府會與不同持份者溝通，讓有關條例可以在本會討論。

所以在懲罰機制上，不應該與上市公司的核數師看齊。現時會計師公會一直的做法是最高50萬元，政府也答應如果日後真的要檢討相關水平，也會諮詢業界和持份者。總體而言，在現階段，政府無意提高對於非上市公司核數師的罰款。我相信《條例草案》今日會獲得通過，但關鍵是落實和溝通。

我希望政府會繼續努力。另外，我在會議上亦提到，因為相信日後還有很多相關附屬法例要提交本會，要求政府當局未來提交附屬法例時，都要與業界充分溝通，也要向立法會報告工作，讓本會掌握相關的情況，亦希望做好協調的角色。主席，除了業界的關注，其實未來會財局的權力大了，肩負起監管以至發牌予會計師的責任，包括做上市實體的會計師以至不是做上市實體的會計師。我希望未來的會財局除了在國際上說好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故事，維護業界的工作水平之外，我認為對公眾都要做好教育。我是會計行業的從業員也是議員，過去我發覺很多市民不太掌握究竟核數在做甚麼，特別是法團，我們都有做法團的工作。很多法團看到核數報告，就以為核數師已經查核整份報告，其實不太掌握核數師只是抽查，只是按一些準則抽查。有些以為我們是偵探，有些以為我們是警察，總之是怎樣說也說不清。我覺得公眾對於核數師的工作性質或核數報表的認識，會財局都有責任說明。另外，當然要提到核數報告。坦白說，不是很多讀者理解核數報告true and fair view的真正意義。我希望會財局作為一個合適的法定機構，對此都要多說明，讓普羅市民更明白上市公司實體核數師的實質工作或甚麼是due diligence等，讓大家閱讀報表的時候能夠理解和懂得分析相關內容。

財務匯報局不經不覺已經成立了14年，由最初負責調査上市實體的審計及匯報一些不當行為，到2019年修例後加大了權力，設立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規管制度，將有關規管公眾利益實體，即上市公司核數師的監管權力，由香港會計師公會轉移到財匯局。從2019年開始到現在，香港會計審計行業就出現"一業兩管"的情況，即是負責上市公司審計的，就歸財匯局監管；普通非上市公司的核數師，就歸會計師公會監管。出現這種情況，其實和海外大部分已發展國家和地區通常由一個獨立於業界的監管機構監管明顯有很大的分別。正如政府在法案委員會提到，具規模的會計師行一般都不會只是做一類公司，"一業兩管"，變成他們要面對兩個監管當局，增加合規成本。

這個徵費方式是"用者自付"原則，只用於財匯局監管上市公司核數師之上，但《條例草案》通過之後，財匯局改革成為會財局，監管權力擴大至普通會計師，但整體經費的安排仍然未有比較清晰的交代。在法案委員會上，政府表示會財局日後會收取會計執業證書、會計師事務所及執業法團註冊費等，日後收取的這些款項將會用作相關經費。不過，政府就計劃首年豁免收費，之後亦都會凍結收費水平不高於現時會計師公會收取的相關費用。政府沒有說明會凍結多少年，但我希望最少有3年。我在法案委員會上都提出，屆時兩項收費會否出現"拉上補下"、互相補貼呢？政府在法案委員會上亦承諾，就規管上市實體會計師和其他執業單位的收入和開支會分開處理，並會以"用者自付"原則進行。主席，我歡迎這次政府在修正案中明確訂明會財局在促進及支援會計師專業發展方面的職能。我希望會財局了解到，你們除了是監管者之外，更是促進行業發展的引擎。我希望未來會財局能夠更放眼中國國內的市場，因為香港未來的專業服務都是北望神州，特別是前海合作區大幅擴大之後，可以預見會有不少企業落戶前海，未來將會有大量的會計專業需求，帶領會計行業發展是會財局和政府的一個重擔。最後，我想再次感謝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及其他處理《條例草案》的官員。正如法案委員會主席張國鈞議員所說，這次修例涉及的範圍極廣，《條例草案》草擬初期亦令業界有所擔憂。不過，局方認真聆聽業界的訴求，亦吸納法案委員會委員的意見，對《條例草案》作出不少修改，最後令業界都普遍支持這次修例，這絕對是良政善治的好例子。我相信修例會進一步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並維持良好的營商環境。我謹此陳辭，支持通過《條例草案》及修正案。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主席，政府在2021年7月向立法會提交《2021年財務匯報局條例草案》後，法案委員會共舉行了4次會議，仔細並全面地討論了《條例草案》的政策目的和具體條文。我在此衷心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張議員，很高效和有效地領導法案委員會順利完成審議的工作，亦感謝各位委員及法案委員會秘書和法律顧問的參與和努力，尤其是很多立法會議員，包括李議員和周議員等，從專業的角度給予我們很多很好的意見，以及曾經向法案委員會表達寶貴意見的團體及人士。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規管制度自2019年10月正式生效後，財務匯報局已負起就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進行查察、調查及紀律處分，並監督香港會計師公會履行有關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的職能。政府在推展2019年改革時已表明，我們會以循序漸進的模式推行改革，提升規管制度的獨立性。現時，不少地區已賦予負責監督會計專業的獨立規管機構更大權力，以確保專業會計服務得到充分規管。財匯局的規管工作成效理想，我們有條件按計劃進一步提升香港會計專業規管制度的獨立性，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商業樞紐的地位，幫助專業的長遠發展。《條例草案》旨在將主要規管權力由公會轉移至財匯局，包括發出會計師執業證書；為執業單位及本地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註冊；就執業單位進行查察、調查和紀律處分；以及就會計師執行調查和紀律處分職能。改革後，會計師公會將繼續擔當會計專業組織的角色，負責會計師註冊和有關專業資格及培訓的職能，並就會計師設定專業標準和持續專業發展的要求。會計師公會這些職能將受財匯局獨立監督。主席，法案委員會委員在審議過程中提出不少寶貴意見，當中有委員提出，隨着財匯局在新制度下的職能擴大，日後該局除了履行獨立的規管職能外，對會計專業的行業發展應有更明確的角色及影響力。政府會與財匯局檢視如何增強財匯局在支持業界發展方面的工作，包括培訓更多專業人才、強化持續專業進修等方面，以配合業界未來的發展趨勢。因應委員在支持業界發展這方面及另外一些建議，以及其他持份者的意見和政府內部檢視，我們提出了若干修正案以優化相關條文，包括財匯局在推動會計專業的行業發展的新職能、財匯局發出指示的權力、發出執業證書及續期的適當人選要求和持續專業發展規定，以及專業方面的不當行為等。有關修正案獲法案委員會同意，我會在稍後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動議這些修正案，並作出闡述。經修訂後的《條例草案》既符合改革的目標，亦令個別條文更為完善。除上述的修正案外，法案委員會及相關持份者在審議過程中亦就財匯局的財政機制和收費安排、財匯局施加的紀律處分、新制度的過渡安排、新設立的諮詢委員會，以及會計業界的運作情況表達意見。我希望在此作出幾點說明。第一，就有關財匯局的財政機制及收費安排方面，正如剛才周議員所提出，建議改革全面實施後，財匯局將取代會計師公會收取發出會計執業證書和為會計師事務所及執業法團註冊的申請費用。為協助業界適應新規管制度，我們正積極考慮在改革實施首年豁免收取上述申請費用，並計劃在其後數年間凍結費用於不高於會計師公會現正收取的相關費用水平。財匯局在執行擴大職能初期，因政府豁免及凍結申請費用而導致的收支失衡，將運用上輪改革時政府提供的種子資金的餘額支付。財匯局將於2022年1月1日起按《財務匯報局條例》現有條文就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的規管工作而收取的徵費，不會受是次建議的改革影響。我們會在確保財匯局繼續嚴格控制開支及善用資源的同時，亦密切留意財匯局的財政狀況，必要時考慮不同方案，包括注入額外資金，以確保該局財政健全，履行其擴大的職能。該局的年度預算須提交財政司司長審批，我們將會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簡介預算重點，以監察該局的財政安排。另一方面是關於財匯局施加的紀律處分。在新制度下，財匯局將會採取相稱原則執行其規管工作，對涉及公眾投資者重大利益的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施加較嚴格的規管控制。至於其他執業單位和會計師，有關規管要求和違規罰則會繼續與現時《專業會計師條例》所訂者相若，當中包括剛才李議員所說的，紀律處分的罰款上限將繼續維持於50萬元不變。目前，我們沒有計劃調整有關的紀律處分罰款額上限。另外，根據《條例草案》，財匯局須制訂罰款處分的指引，並在憲報刊登有關指引後才實行，過程中業界和相關持份者會有充分機會向財匯局表達意見。當《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我們下一步，即大家關心的過渡安排，將會以附屬法例方式制訂，包括會計師公會仍在處理的個案的交接安排和其他技術細節。同時，財匯局會就對執業單位和會計師可行使的擴大權力，制訂指引和其他行政文件。我們會在過程中與業界和其他持份者保持聯繫，聽取他們的意見。剛才很多位議員也提到，我們有新設立的諮詢委員會，是為了協助財匯局在新制度下就會計、核數和核證等多個範疇執行規管工作，並推動業界專業的發展，所以我們已在《條例草案》中建議成立法定諮詢委員會，向財匯局提供意見。法定諮詢委員會將由會計業界內人士、服務使用者和其他持份者組成，以確保委員會內有不同相關領域的專才。有法案委員會委員及持份者反映，業界人士關注有個人或公司使用若干稱謂，誤導公眾人士相信該等個別人士或公司為註冊會計師或執業單位，以及關注假冒會計師執業的問題。剛才李議員和張議員亦有提出相關的觀點，我們已承諾會與各持份者，包括會計業界、相關服務提供者、服務使用者等，探討改善有關情況的方法。主席，有效的會計專業規管制度，對商界以至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商業樞紐地位，發揮關鍵作用。剛才有議員提出，關於該局新的名稱應否改為核數師監管委員會，因為今次我們整個構思中，有關核數師的工作只是整個會計業的一部分，而且財匯局的工作亦不只是核數，所以我們現時建議改名為"會計及財務匯報局"，相比只提及核數師的規管更為合適。正如我剛才所介紹，在推行是次改革時，政府一直與各持份者包括財匯局、會計師公會、主要會計組織、會計專業人士及專業會計服務用家的行業團體，進行廣泛溝通。我們在此感謝各位議員表達了很多業界的意見，也感謝剛才各位議員對我們和同事工作的認可。《條例草案》的條文及政府的修正案已回應了各界對新制度的各項關注。我懇請議員支持及通過《條例草案》及各項稍後提出的政府修正案，進一步完善監管制度，保障投資大眾和公眾利益。《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我們會着手處理相關的附屬法例及過渡工作。待妥善完成所有準備工作後，我們會另行以憲報公告指定新制度的生效日期。很感謝張議員剛才提到今次的過程是一個良性互動，亦體現了我們若願意一起做事，便能夠幹成事和做得好，我們會繼續努力。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21年財務匯報局條例草案》，予以二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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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21年財務匯報局條例草案》。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會動議修正案，旨在修正第7、8、12、14、19、30、42、60、85、90、101、113、117、124、135及136條，以及增補新訂的第117A及142A條。就修正案詳情，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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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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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現在處理新訂條文。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請動議二讀新訂條文。
主席，我動議二讀秘書剛讀出的新訂條文。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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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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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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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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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我動議《2021年財務匯報局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21年財務匯報局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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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21年財務匯報局條例草案》。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動議修訂《議事規則》的擬議決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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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請謝偉俊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主席，我謹以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擬議決議案，修訂《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的若干條文。主席，繼立法會早前批准《議事規則》和《內務守則》首兩批的修訂之後，內務委員會分別在9月3日和24日通過第三和第四批擬議修訂，一共分為5組。第一組的修訂建議修訂財務委員會和內會委員組合和正副主席選舉程序，重點包括：a議員可以自行選擇加入財委會或內會，但兩個委員會須各由包括委員會主席在內的不少於50名委員組成；及b早前已獲通過修訂的事務委員會、法案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的正副主席選舉程序將適用於內會，該程序在決議案獲通過後將印載於《內務守則》附錄IV。主席，第二組的修訂建議修訂《議事規則》第462條所載的議員法案和議案分組表決程序，以符合經修改的《基本法》附件二第七條，訂明就個別議員提出的議案、法案或其修正案須分別獲兩部分出席會議的議員，即a經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及b經功能界別選舉和經地方選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各過半數票方為通過。主席，第三組的修訂建議修訂委員會運作及關乎法案恢復二讀辯論的磋商規定，包括：a內會有權就委員會事宜發出指示；b若有超過兩個事務委員會打算委任聯合小組委員會，須向內會提出建議，以便在內會轄下成立該小組委員會；以及c取消負責法案的議員或官員須與內會主席磋商後才可作出恢復二讀辯論預告的規定，並訂明如內會已接獲法案委員會報告，除非內會另有決定，有關法案即視作已經準備就緒，可以恢復辯論。主席，第四組是因應《2021年公職條例》的立法會議員宣誓新規定，建議修訂《議事規則》以訂明議員如未宣誓，不得行使議員的權力或職能，以及立法會主席選舉須在每屆任期的首次會議前舉行。

主席，如果決議案獲通過，經修訂的《議事規則》條文將自第七屆立法會開始當日起實施。主席，以下是我對於擬議決議案的一點意見。主席，首先，我多謝立法會秘書處和法律事務部的同事，他們在這一年內可說是鞠躬盡瘁，史無前例地讓我們可以整體地、全面地、廣泛地檢討《議事規則》多年來的積弱或漏洞。有些朋友問為甚麼這麼多年都做不到，到今年才稍為做到一點工作呢？

這次當然我很多謝立法會秘書處同事的努力，法律顧問的不斷幫助，亦很多謝委員會的同事，特別有幾位同事提出很多修正案，多謝他們。

主席，今次修改《議事規則》的議案，應該是本屆立法會的第五次，相信亦是最後一次的類似議案。今次修訂涉及的條文不算多，但範圍相當廣泛。透過簡介有關修訂，可以幫助市民重溫一下，在過去數年"攬炒派"當道時的荒唐議會歲月，同時對比一下，在完善了選舉制度及《議事規則》之後，立法會的理性、高效及高質的審議工作。修訂的第一部分，是因應本會早前通過的公職人員宣誓法案，修改立法會議員的宣誓安排。該法案是源自2016年的宣誓風波，當年多位"攬炒派"議員借宣誓公然宣揚"港獨"，並以"支那"字眼辱華，引致全球華人震怒，當天宣誓的胡鬧場面，相信不少人仍然記憶猶新。第二部分的修訂亦是為了落實本會早前通過的另一項法案。當議員因行為極不檢點而被罰"停賽"，或者因為立法會流會時無理缺席，立法會就可以暫停向有關議員發放酬金或施加罰款。過去數年，"攬炒派"議員的極不檢點行為，暴力及野蠻的程度不斷升級，道德底線越跌越低，由最初的講粗口及"掟"蕉，演變成後期的搶手機、搶文件、"掟"臭蟲、撥臭水，甚至毆打保安人員，早已超越"行為極不檢點"的定義，而是極之可耻及無賴。透過點人數來"拉布"，甚至引發流會，亦由以往偶爾為之，變成日日點、次次點，令立法會運作陷入癱瘓，嚴重損害香港的經濟民生發展，其實扣多少錢都補償不到。另一部分修訂是有關法案的恢復二讀，源於歷時大半年的內務委員會主席選舉"拉布"鬧劇，當時以郭榮鏗為首的"攬炒派"議員，透過拖延內會主席選舉來癱瘓內會運作，令大量有關經濟民生的法案無法適時審議及通過，包括有關增加法定有薪産假、引入垃圾徵費，以及剛剛在昨天通過的禁售電子煙法案，幾乎全部被拖垮。今次修訂釐清了相關恢愎二讀的程序，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還有一部分的修訂是為了配合經過改革完善的新一屆立法會的運作，包括因應下屆立法會增至90名議員而取消財務委員會委員必然制，改由議員自行報名參加，但整體人數不得少於50人。另一改動是因應選舉委員會界別的重新設立而調整分組點票的計算方法。主席，現屆立法會會期在下星期便結束，換屆選舉還有不足兩個月便舉行，下屆立法會肯定會有很多新面貌，相信亦會有部分本會議員留任，希望大家充分善用經過完善的選舉制度及《議事規則》，盡責履行行政立法互相配合、互相制衡的憲制職能，體現"愛國者治港"的原則，透過高效高質的審議工作，為國、為港、為民切實提升特區的治理效能。我謹此陳辭，亦代表六人組支持議案。我謹此陳辭，亦代表六人組支持議案。

主席，今天要審議的是謝偉俊議員以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動議修訂《議事規則》的擬議決議案。主席，本會2020-2021年度會期開始以來，議事規則委員會一直研究議員就修訂《議事規則》提出的多項建議，本議事堂先後於今年3月、7月及9月審議和通過3批擬議修訂。今天要審議的，是已在9月24日獲內務委員會通過的第四批擬議修訂，主要就《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建議作出3項擬議修訂。首項建議涉及委員會運作及關乎法案在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的磋商規定。擬議修訂明文規定內會有權就關乎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的委員組合、委員會正副主席選舉，以及處理由內會任何委員所提出的事宜，發出指引，以確保委員會運作暢順。同時，內會可委任小組委員會，研究同時涉及多個事務委員會職權範圍而備受公眾關注的事宜。此外，擬議修訂亦表明如法案委員會在其報告中表示已完成研究有關法案，而內會已接獲該報告，除非內會另有決定，否則有關法案即視作已準備就緒可恢復辯論。這意味着取消現行關於負責有關法案的議員或官員須與內會主席磋商後，才可向立法會秘書作出恢復辯論預告的規定。第二項擬議修訂是因應《2021年公職條例》已於今年5月制定，而就立法會議員宣誓作出更清晰的規定，訂明議員如未按規定作出宗教式或非宗教式宣誓，不得行使作為議員的權力或職能。

同時，對於在無合理原因下，缺席因法定人數不足而休會待續的立法會會議的議員，訂明施加罰款的詳情。主席，正如我們所了解，如果本會今天能夠通過這項擬議決議案，《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的經修訂條文將會由第七屆立法會開始當日起實施。作為議事規則委員會的成員，我樂見其成，並且深信經過大家過去一年為此付出的辛勤努力，有助促使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恢復良性互動，落實良政善治，為市民多做實事。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通過謝偉俊議員動議的這項擬議決議案。

主席，立法會去年7月延任一年，40多名建制派議員敢於作為，踏實做事，除了做好制訂法律、審批公共開支和監察政府施政，還展望未來，多次修訂《議事規則》，為新一屆由90人組成的立法會重拾莊嚴議會的形象，鋪設康莊大道。

為重拾立法會莊嚴議會形象，我們分批修改《議事規則》和會議程序，包括列明以後立法會主席選舉於首次會議前舉行、流會缺席者罰款等，我們的出發點都是想正本清源，把議會的力量重歸初心，監督政府依法施政，建言獻策，共同打造良政善治的政治新局面。最後我亦想談談我的感受。我身處這個議事堂10多年，眼看議員由早年備受各界尊重，有商有量，及至近年外部勢力高調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攪亂香港。"攬炒派"則充滿反中亂港基因，一方面跑到外國"唱衰"香港，要求制裁內地及香港高官；另一方面，騎劫議會作為鬥爭平台，事事陰謀論、政治化，加上一幕幕胡鬧的場面，大大影響議會形象，真的令人感到痛心、無奈。幸好，無論在甚麼情況下，國家始終是香港最堅實的後盾，多次出手為香港保駕護航，包括落實《香港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隨着香港局面恢復穩定，"愛國者治港"原則全面貫徹落實，香港現時正處於重振經濟的十字路口。今年亦是國家"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面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帶一路"等機遇，未來數年是關鍵時刻，我們一定要好好把握這個黃金機會，貢獻國家所需，發展香港所長。總括而言，立法會議事效率關係到特區政府能否有效依法施政，市民亦厭倦議會吵吵鬧鬧，一事無成，我盼望隨着我們按照實際情況務實地修訂《議事規則》，立法會秩序回復正常，重拾議事效率，各黨派議員都放下分歧，以"想幹事、能幹事、幹成事"為行事信念，不斷提出具建設性的意見，解決問題、破解難題。我希望在不久將來，在市民心目中，立法會會重新成為香港人引以為榮的議事平台，告別"垃圾會"這個負面標籤。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多謝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謝偉俊議員代表議事規則委員會提出是次的《議事規則》修訂，我亦代表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的議員表示對這項修訂的支持。剛才多位議員也提到，我們修訂《議事規則》的目的，是為了堵塞《議事規則》的一些漏洞，以避免過去一段時間立法會內一些反對派議員在議會製造流會、阻礙立法會主席的選舉、委員會主席的選舉、表決程序等。此外，我們今次有一項修訂，是為優化現時參與委員會的人數，平衡未來委員會開會時的議事效率。我們認為修訂《議事規則》是與時俱進及堵塞漏洞的表現。正如林健鋒議員所說，議會以往被外界視為一個在政治上進行較為負面的表演的地方。不過，我相信在修訂《議事規則》後，以及在新選舉制度下，未來選出的議員一定會更集中精神和精力為香港市民做一些實事、為香港的經濟打拚，而不會再出現以往在政治問題上互相攻擊、互相批評，甚至是一些肢體衝突的情況。我想指出，修訂《議事規則》的初心，其實是希望議會回復順利、順暢及有效地運作。不過，我聽到同事經常說，《議事規則》是君子協定，所以"規則是死的，人是生的"，"文字是死的，解讀的人是生的"，如果日後仍有一些心懷不軌的議員故意指鹿為馬或歪曲事實，扭轉《議事規則》的解讀方法的話，我相信他一樣會有辦法，但相關門檻提高了。我相信在修訂《議事規則》後，這樣的情況一定會比以往較少出現。所以，我期望在今天訂立這樣的君子協定後，議員便應集中精神處理香港的經濟和民生事務。我相信往後會有更多愛國者的議員來到立法會議事廳，為特區的良政善治出一分力。最後，我想藉此機會多謝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及立法會秘書處的同事，因為今次《議事規則》的修訂花了非常多的時間，我們開會的次數較以往這麼多屆密集很多，他們付出的心機和時間確實值得我們在這裏向他們說聲多謝。我個人在《議事規則》修訂裏，是提出比較多建議的一人，但這不只是我一人提出，其實我是代表建制派議員中很多朋友提出這些意見，我只是代言人而已。所以，是次《議事規則》的修訂是所有建制派議員的心血結晶，我們的初心是為立法會的有效運作和順利協助特區政府施政作努力，希望這個君子協定能真的在一個有君子的議會裏順利執行。多謝主席。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如果真的出現操作上的問題的話，我們會不斷不斷再麻煩大家幫忙想辦法，看看如何可以把它完善。主席，很多市民可能未必太留意議事規則委員會是做甚麼的，因為我們很多時候都是閉門研究、檢討甚至是海外進行的一些研究，於是可能便會有市民以為我們在做甚麼呢？事實上，特別要多謝盧偉國議員、張國鈞議員、陳克勤議員及張宇人議員在今屆對《議事規則》的修訂做了很多工作，幫助我們處理。

主席，我昨日留意到有一位同事陳沛然議員發言時曾經說，今次通過那項條例草案是因為沒有反對派，他還要用手勢表示："看看，全都沒有了。"對此，我真的有點不吐不快的感覺。

或者是以往共事的同事，甚或有些可能是比較激進的同事，但事實上，我們修訂《議事規則》並不是針對或趁機會、趁他們不在的時候去做，我們所做的只是為了整個議會能夠真正有秩序、能夠有效率、能夠妥善、能夠公平地處理我們應該處理的事務。正正由於這個說法，我不如講一講有些反對聲音說，為何我們這次修訂這麼多東西，能夠做到這麼多？當然，其中一點是因為按照我們的機制，任何經我提出的議案，都要經過分組點票去做。亦因為這個原因，所以過往多屆的議事規則委員會預計無法通過的，可能便索性不做，故此變成累積了很多很多問題出現。今次我們一次過把所有曾經發生的問題，包括肢體碰撞、"塔利班式"的"拉布"、內務委員會大半年無法選出主席，這些全部一次過好像火鳳凰浴火重生般，我們未死過便不能夠重生，我們希望可以把它們處理了。更加重要的是，因為機制的改革，下屆會多了20名議員，我們處理很多事務上的效率，恐怕是需要更加公平、更加有效地去做。主席，有些批評說有點擔心，我們會否變得過分嚴苛呢？我可以向市民確保，所有我們經過討論、研究甚至通過的修訂，都是詳細參考了很多其他相比香港更加先進、傳統更加悠久的議會所選擇採用的機制。例如有些議員如果行為極不檢點，除了以往可以驅逐出場之外，我們今次會加入一些罰款、罰"停賽"，這些完全是參考了例如英國國會比香港更加嚴苛的做法。又例如"拉布"方面，如果以往是良性的"拉布"，例如就有關的行政安排或希望喚醒市民關注這件事，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無差別式、"塔利班式"的"拉布"，是我們不能夠接受的，今次我們希望可以把它修正。這樣會否令到議會的監察少了？相反，根據我們這一年的體驗，我發覺到，當議會不是過分着重政治鬥爭，當我們不是過分為了吸引傳媒或市民的眼球的時候，而是可以真正實事求是，就有關的議案、有關的動議進行討論，按它們的優劣討論的時候，效率的確是高了，結果是大了、快了，而有關官員的參與性是積極了，因為他們不需要擔心被人身攻擊。就這方面，我相信未來的議會，無論是議員的質素方面、官員的質素方面，又或是未踏足政壇但有心踏足的，都希望經過修正之後，他們會更加安心、更加放心、更加願意無論是在立法會或官員的層面，為社會服務、為立法會服務。這真的是今次修訂的最重要一點。正如我剛才所說，今次只是開步，將來有需要的話，我們會繼續去做。在此我再次非常非常衷心感謝立法會秘書處和法律事務部為今次或者今屆作出了很多貢獻。